我想告訴大家，工聯會設立口罩工場，其實一點也不簡單，因為我們沒有營商經驗，需要很多不同界別人士協助，才能設立口罩工場，還要有義工每天辛勞地製造口罩。我上星期等到工場上了軌道才第一次到工場視察，因為之前不想打亂他們的工作。

雖然大家有壓力，但仍很努力。主席，疫情最近稍為緩和，世界各地均希望經濟盡快復原，但很可惜，香港"黑暴"再次磨拳擦掌。

他們大放厥辭針對警隊，但事實上，香港可否沒有警隊？

誰會保護市民大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

此外，"攬炒派"過去"拉布"，令各項工務工程開支增加，內務委員會召開了10多次會議也無法選出主席，又最少浪費800萬元。因內會停擺而被延擱處理的法案都與民生息息相關。

此外，興建橫洲第一期4,000個公屋單位的進度被拖慢了最少1年。

大家都知道，新界東北及橫洲是提供房屋、遏抑樓價及減低租金的最大資本，但反對派、"攬炒派"長期阻礙有關發展。說回警隊，今個星期二舉行的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一哥"鄧炳強處長亦有出席。

如果不是因為民主黨"四大天王"，林子健要入獄5個月嗎？如果有人早些告訴他，他的故事說不通，他要入獄5個月嗎？主席，這是煽動罪，"叫人衝，自己鬆"是最聰明的做法，但我希望不再有青年人好像林子健一樣被用完即棄。

他們最近經常強調，政府是施政主導，建制派又佔議會大多數，認為政府做得不好，建制派有責任，"攬炒派"沒有責任。我想問觀眾及在場所有人士，回歸20多年來，"攬炒派"是否經常搞破壞、"拉布"、造成流會？

多少人在"黑暴"後失業，他們攪亂香港，香港還有運行嗎？主席，如果"攬炒派"主導議會，結果會如何？

主席，如果修正案要求個別部門減薪，肯定不能接受，因為公務員制度下沒有扣薪機制。所以，如果修正案要求削減個別部門或公務員的開支，是不切實際的，只是譁眾取寵，只尚空談，根本沒有可能做到。

主席，最後，關於教育局，許智峯議員只提出了一項修正案，要求削減中小學生參加內地交流計劃的經費1億1,500萬元。

我小時候去過汶川賑災，去過貴州希望小學參觀，也去過上海、北京。對比之下，我知道國家有多艱難，亦有多成功。

污染了學生的腦袋，令他們被"洗腦"，為何不需要負責任？我最關心教育局在做甚麼、如何補救、如何向被"洗腦"的學生重新灌輸正確的信息，這才是教育局的首要工作。

香港工會聯合會郭偉强議員剛才多次批評民主派如何破壞香港及何其差劣等，我真的覺得有點可笑。

難道選舉不是量度民意的最好平台嗎？

時至今天，經歷區議會的洗禮，卻依然在說自己如何公義及如何為香港。究竟真正破壞香港的是哪些派別呢？

作為政黨及服務市民的代議士，我們既然獲得市民的支持，難道不可以爭取議會內過半數議席嗎？

很多市民覺得這才是香港品牌的經濟，是本土情懷，是支持香港本土小店的特色。

昨天，一群中西區區議員按照區議會賦予的職能召開政制及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

這次在開會前12小時才通知會議場地會鎖門，不能開會，這是甚麼態度呢？

我希望在議事廳告訴全港市民，現在的暴政就是這樣對付民主派的。

難道我們希望香港的學生和年輕人只擁有內地的視野，而無須理會世界其他地方？

我想告訴他，從觀察民意所得，首先是沒有中學生願意參加這類交流團，原因正是反修例事件。大家試回想，在整個"反送中"運動中共有多少名中學生被捕？哪間中學沒有醞釀罷課？哪間中學罷課沒有被教育局施壓、打壓或用行政手段懲罰？學生會如何被勸諭噤聲？

這正是在"反送中"運動下，中小學生不願意參加內地交流團的原因。

他們有獨立分析，即使中小學生也有批判性思想及獨立的判斷。如果交流團只是單方面的"洗腦"，只提供單方面的資訊，我認為這筆公帑是白花的，不應該批出有關的預算開支。當然，在現今世代，無論是公務員、教師或學生都必須與內地融合交流。

主席，我覺得你昨天有點可憐並有點替你不值，因為你的弟弟可能與一名編寫網頁的政府員工"撞名"，因這個名字頗為普遍，讓人以為你家族公司"新興織造廠有限公司"接下政府耗資3億多元的口罩生意。你昨天回應記者時答得很好，你說："人講你就信嗎？

真的沒有人明白為何生產商、生產地等資料需要這麼神秘。

一班有多少人？

所以，我希望主席耐心一些，讓我繼續說下去。

現時更是連生產地和產品資料也欠奉，其實它有可能——我不敢說是100%——觸犯了《商品說明條例》。我不記得《條例》有否豁免政府或把贈品豁免在外，但在精神上，如果連這些重要資料也不透露，已是很有問題，因為當中涉及大量公帑。此外，《條例》亦有說明，如果資料會使人改變主意，隱瞞有關資料便屬違法，所以當中衍生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海關會否進行調查呢？

所以，大家也看到，除了很多議員一直討論的問題，行政長官由去年反修例運動至今亦引起各種不滿，大事她做不好，小事又做不好，為甚麼不削減她的薪酬呢？

其實也不是的，即使有議員就財政預算案提出削減修訂，甚至預算案最終無法通過，在《基本法》及我們的法律下也有方法處理。

主席，我發言至此，如果稍後有機會和時間，我會再就警察方面發言。

第一，"林鄭"自作聰明，強推《逃犯條例》，破壞香港法治，打開了中港兩地法制區隔的後門，引清兵入關。即使100萬、200萬人上街，她仍堅持死不認錯，造成今天社會對立及撕裂的局面。

他們以往站在幕後，現在卻走上台前，沒有特區政府官員膽敢哼一聲。"林鄭"政府還公然承認過往有錯，對《基本法》認識不深，更在一天內三度修改新聞稿，這是徹頭徹尾出賣香港的事實，她還有何辯解，還配支薪嗎？"林鄭"最壞的地方，就是她曾經是一位非常幹練的官員。在港英治下，她非常出色。奇怪的是，在港英年代表現優秀的官員，過往亦能提出很好的意見，但今時今日卻錯漏百出，事事奉迎。理由很簡單，就是特區政府官員習慣按命令做事，只要百分之一百完成，甚至做到"加零一"，便能升官晉爵。因此，港英年代的官員比較合情合理和顧及民情，考慮到社會需朝着現代文明社會的路向發展，並推動社會應有的核心價值，令人權自由受保障，在當時的法制及法治下，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時至今日，連法律系統也逐漸走向為政權服務的境況，"林鄭"對香港的破壞比梁振英更甚。由於梁振英氣量小、記仇，他為了政治目的自製"港獨"這個稻草人，成為"港獨之父"。然而，梁振英不熟悉公務員系統的竅門，我只能說他志大才疏，不熟悉香港制度，所以即使打開了破壞之門，傷害還不算嚴重。然而，"林鄭"卻厲害了，因為她比梁振英更自私，為了自己的仕途可以不惜一切。

特區政府官員大多在香港土生土長，見證香港發展和成長，他們應該心裏有數，知道香港的價值在於維護"一國兩制"。他們明白，要令香港人安心，中央的干預必須減至最少。在2003年前，香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比特區政府高，因為當時中央政府約束自己干預香港的權力。在2008年北京奧運期間，香港人對國家的認同處於歷史高位。

特區政府有否從這個角度思考過？我剛回顧共產黨在解放國家戰爭時期進行的一場長春圍城戰。在圍城的過程中，共軍全面封鎖長春的供應物資和道路。

這情況與今天的特區類似，香港人剛經歷強大的抗爭過程，希望政府回頭是岸。但是，特區政府卻選擇擴充警隊、軍備，任由警隊運用"限聚令"進入商場驅趕市民，連唱歌批評政府也要拘捕。

不過，請記住中國"狡兔死，走狗烹"這句諺語。如香港像當年長春一樣被圍城，市民大眾固然沒有好日子過。但是，當時在城內的官員和軍隊，最終都是一個不留。官員們有否為香港的未來想過？在會議廳內，建制派、保皇黨犯下彌天大罪，拒絕與我們聯手，迫使政府改弦易轍，順應民意，反而每天充當港澳辦和中聯辦的"應聲蟲"。

但是，現在的"一國兩制"，卻要全面落實管治權，這種"攬炒"對香港的傷害不是更大嗎？如中共掌握全面管治權，在香港建立第二支真正管治隊伍，"一國兩制"將會名存實亡。昨天張超雄議員發言時引述我提到，中共今天所用的手段是文攻武嚇，令香港人為明哲保身而應命偷生。如香港人選擇這種態度的話，中共當然樂見其成。不過，我們可以預見，如香港人選擇在我們的出生地偷生，我們便無法再享有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有別於內地城市的優勢。因此，香港人必須團結抗命，奮戰到底。

香港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主席，我發言反對由反對派16位議員就42個總目提出的52項修正案。我反對所有修正案，特別是張超雄議員就總目122分目000要求削減香港警務處全年開支提出的修正案，我表示最強烈的反對及抗議。

主席，香港現時"攬炒"的局面，自反對派去年年中開始將反修例風波變成縱容暴力的亂局，再變成一項"攬炒"運動，至今已經成功了一半。"黑暴"加上疫情，令香港現時的環境雪上加霜。第一季經濟急速衰退8.9%，其中零售業、旅遊業、運輸業及酒店業更是重災區，零售業銷貨額下跌了42%，是香港有紀錄以來最嚴重的衰退。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在早前全球金融中心指數的排名，由第三位跌至第六位，已被上海及新加坡趕上，香港的經濟及國際地位岌岌可危。工聯會早前進行一項調查，訪問工友在"黑暴"及疫情下有否受到影響。主席，八成受訪者表示受到失業、裁員及無薪假的影響，"打工仔"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因此，香港人必須看清楚，"攬炒"最終令哪些人得益、哪些人受害。警隊是社會治安和穩定的基石，不可以一天沒有警隊。正如我剛才說過，現時的經濟非常差，即使是反對派吹噓並找來學者加持的"黃色經濟圈"，其實也好不了多少。龍門冰室及渣哥茶餐廳等"黃店"龍頭也告急，連他們的老闆"肥佬黎"的壹傳媒也是年年虧蝕，現在更要跪求增加訂閱，因為有很多人退訂。

兩天前，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說有人獲取"政治紅利"，於是反對派跳出來——可能是說中了，所以他們對號入座——問他有沒有證據？其實，這是政治判斷的常識。

主席，單是阻止立法會議員進入會議場地已屬犯法。《立法會條例》保障議員在立法會開會，但他們卻用武力脅迫，令會議無法進行，以達致他們拉倒法案的目的。

警員在受到襲擊及衝擊時，當然要進行拘捕，但他們卻將這說成是警暴，誣衊警員，把事情全部倒轉來說。試問哪一次不是先有"黑暴"，才有警方執法？

可是，經過一兩次補選後，他們發覺與激進派割席會令選票流失，所以現在便全面擁抱激進派，全面變成"縱暴派"。他們由反對派進化成為"縱暴派"正是為了選舉。

這個潘朵拉盒子是反對派的"三不政策"造成的，即不割席、不譴責、不"篤灰"。即使"一一一一，火燒人"、"一一一三，掟死人"，他們也不會譴責。

這一切都會有歷史記載，反對派注定要釘在歷史耻辱柱上。

"打工仔"也不喜歡加班。他們要"攬炒"香港，"叫人衝，自己鬆"，正是現時反對派的政治生態。他們在過去一大段時間所做的事情，香港人真的要看清楚。說到吃"人血饅頭"，即賺取政治紅利，其實反對派中也有人有反思，例如西貢區議會有一名新晉的反對派議員李嘉睿，他說在座的泛民主派議員都是吃"人血饅頭"進入議會的。我很欣賞這位年青人夠老實，可能是他較年輕的緣故，我不知道在座的反對派議員是否也像這位年輕人般老實，而我認為老實是一件好事。

一定沒有，因為他們知道這是要付上沉重代價的。吃別人的"人血饅頭"當然好，總沒有理由吃自己朋友或子女的"人血饅頭"，所以大家可知一二。

事實證明，香港警隊的質素是世界公認。

邵家輝議員要求市民不要反抗，不如搞好經濟，朱議員便說邵議員沒甚麼高見令香港變好。朱議員可能長期"離地"，他真的不知民間疾苦。如果他覺得搞好經濟是不要緊的，我就告訴他攪亂香港會令多少人失業。如果他心中的理想是高叫市民不用吃飯，我就祝他好運。我們很多業界根本從來也不關心政治，不是因為他們從事勞動的工作，而是即使他們的餐廳12小時開啟着電視，也可能不知張宇人是業界代表。

我們作為業界代表，要幫助他們建立一個良好的營商環境，而不是要求他們參與政治、不理經濟。

搞好經濟沒有錯，但要搞政治，就不應該完全犧牲經濟。

促請政府及全港搞好經濟有甚麼問題？因此，我反對所有52項修正案，支持盡快通過《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盡快把公帑交到市民手上，讓經濟盡快復蘇。

主席，我在這個環節的發言會集中講述我提出的兩項修正案，即削減總目112，分目000，立法會秘書處秘書長及法律顧問的全年薪金及現金津貼。雖然立法會秘書處秘書長及法律顧問是兩個不太顯眼的職位，但他們擔當着非常關鍵的角色。如果他們盡忠職守，不分政治立場服務立法會，譬如不偏不倚，嚴守《議事規則》，就有助提升立法會在市民心中的公信力。如果他們願意盡力為整體立法會發展，按法例賦予的權力，就有助強化香港的民主制度。如果他們肯做好把關，防止行政當局以違憲手段迫使立法會通過侵害香港人基本權利的法案，就可以鞏固香港三權分立的制度。然而，當出任這兩個職位的人倒過來做壞事，便足以摧毀立法會的公信力，將三權分立變成三權合作，令立法會淪為踐踏香港人人權的兇手。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及法律顧問馮秀娟在2016年本屆立法會開始時的所作所為，正正是壞事做盡，將立法會推向深淵。但由於時間所限，我只會在此簡述陳維安及馮秀娟由2016年至今的4宗罪。第一宗罪，2016年立法會主席選舉違規確立梁君彥的候選人資格。按《基本法》訂明，立法會主席不能擁有外國居留權，而確認立法會主席候選人是否符合標準的責任，正正是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雖然這件事已過了數年，但非常關鍵，影響深遠。

當時，陳維安卻說OK，繼續讓梁君彥參加主席選舉，結果令本屆立法會一開始時就出現非常大的制度漏洞。一位連自己國籍也未能搞清楚的人，在陳維安秘書長的縱容下坐上了立法會主席之位。第二宗罪，是在去年修訂《逃犯條例》時發生。

石議員在2016年接替梁耀忠議員主持立法會主席選舉時，也曾強行趕走其他人，並且不理會梁君彥的國籍受質疑。他們在2019年仍然想依樣葫蘆，在過程中極盡扭曲之能事。所以，破壞立法會機制的人就是陳維安和馮秀娟兩人，由他們合力炮製而想出來的辦法。

第四宗罪。雖然不多人知悉，但我記憶猶新。在財務委員會，議員的權力不僅是按掣表示贊成或反對政府工務工程的撥款。根據香港法例第2A章《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立法會決議，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可就一些工程撥款指明條件、例外情況及給予政府一些限制。

然而，立法會法律顧問否決所有這些分明符合法例的修正案，變相站在政府的一方，打壓立法會原有的權力。陳維安和馮秀娟二人在其任內犯下的當然遠遠超過這4宗罪，主席最近意圖讓李慧琼議員無須經內務委員會選舉而可自行召開內務委員會會議，這場鬧劇背後也有這兩位"仁兄"、"仁姐"的身影。

"攬炒"是我們雖然明知共產黨是無賴，但香港人卻不會退縮，繼續盡力戰勝他們，讓共產黨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發瘋發狂。主席，可能不多同事會留意這兩個角色的重要性，我不知道稍後有否同事接着我發言，反駁我也好，作深入討論也好，但我相信到了今時今日，已經太遲，很多事情已不能回頭。最後，各位香港人，我在這裏多提供一項大家一定要在9月立法會選舉投票予民主派的理由。

今年這兩項修正案只是一次預演。

主席，我反對所有削減政府開支的修正案。由於多位同事已就警隊及保安局對維持香港治安秩序的重要性發言，我不會複述。我只想藉此機會回應近日發言的同事所說的一些話，例如，剛才朱凱廸議員提到香港三權分立。主席，其實香港並非三權分立，從來也沒有三權分立，所謂三權分立是泛民製造出來欺騙市民的fiction。

主席，我們可以從門外的照片看到，首位由非港督擔任的立法局主席是施偉賢資深大律師。香港並沒有三權分立，當時的行政機關牢牢控制着立法局。在1982年至1984年，中英雙方開始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我可以說，朱凱廸議員經常提到的共產黨，被聰明的英國外交官欺騙了，以為在1997年接收的香港是行政主導，是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說了算，立法建議之後會提交立法會研究和審批。

主席也知道，很多上一輩人都是解放後來港的。

我不敢胡亂判斷，他是否想挑起香港人對內地的不滿和恐懼，好讓他得到多些選票呢？

鄺俊宇議員大罵政府無能。

鄺議員說要幫助公公婆婆，誰不想幫助他們呢？財政預算案的社會福利開支飆升，2020-2021年度的社會福利開支上升了23.5%。在多個政策範疇當中，社會服務開支升得最多。

我們可否進入無政府狀態？

香港推行民主20多年，那麼多有這種思維的議員當選，如果他們"攬炒"成功，把我們踢出去，辭退陳維安和法律顧問，由他們當家作主，香港會變成怎樣呢？昨天，中央政府再次發表有關香港的聲明，其中數點值得留意：第一，香港已進入困境；第二，經濟數據顯示香港已進入深度衰退。

泛民同事提出修正案，要求削減警隊運作的全年預算開支、囚犯及遞解出境者的全年預算開支、警方機器、車輛及設備的全年預算開支，以及警方特別用途車的全年預算開支。

反對派在修正案中提出的這些訴求，反映了他們的政治目的。他們直言要解散警隊，最好香港一個警察都沒有。

可能是他們的"黑暴"手足。

如果香港解散警隊，一個警察也沒有，香港便會淪為犯罪天堂，這是否大家樂見？很多泛民同事剛才發言時，都要求解散警隊或削減警員薪酬，因為警隊有害群之馬。然而，每個部門、團體甚或泛民同事當中，均有良莠不齊的情況，我們是否應該"一竹篙打一船人"呢？

我相信香港是法治之區，任何人犯法，不論是警員、官員或傳媒大亨，都應在公平公正的司法制度下得到制裁。犯法就應接受審判，泛民議員為何要在此借題發揮，因為一少撮人的問題，而要求削減整個警隊的全年預算開支？為何要借此議題煽動"仇警"情緒，以爭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市民上班，有汗出就有糧出"，這是工會代表經常掛在口邊的一句話。但是，很可惜，今天提出削減警員薪酬預算開支的議員，正正是一名工會代表，他就是工黨的張超雄議員。

張超雄議員提出的另一項削減開支修正案，同樣令人發笑。就是削減遞解出境者的預算開支。當然，我明白他是想繼續吃《逃犯條例》的"人血饅頭"，但當遞解預算被削，外來罪犯或我們經常提及的99%"假難民"便可以繼續留港，這是否我們所樂見？他們將繼續留在香港做黑工，繼續犯法。這樣的話，香港每年將不止花12億元在"假難民"身上，而是要花更多錢。如果同事真心希望幫助不足1%的真難民，應該將資源投放在真難民身上，而不應不論好壞，不分真假，統統幫助，因為此舉絕不符合香港的利益。同樣地，提出上述修正案亦不符合香港的利益。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項修正案要求削減消防處處長的全年薪酬。主席，據我所知，消防處處長上任不足3個月，可能只有大約兩個月，根本未及開展甚麼工作，亦沒有做過甚麼錯事，為何要削減他的薪酬呢？我翻查資料後，發現這位消防處處長早前原來用過"曱甴"二字形容"黑暴"。

這是"對事又對人"，還是只"對人"？

除了削減消防處處長的薪酬外，修正案亦要求削減在座羅致光局長的薪酬。

如果我們不想香港繼續被"攬炒"，希望市民繼續有工作，可以開開心心在香港過日子，便應該否決所有修正案，而不應繼續浪費時間在此作出無謂的政治表態。因此，我會反對所有修正案，支持預算案，並且希望相關局長能夠盡快向最有需要的人派發1萬元。多謝主席。

所以，當局徵得生產商同意後才公開其身份，即晶苑國際集團。

當局作出公布後，香港市民可能會感謝他們，所以，開誠布公十分重要。

很多保皇黨的工業界朋友似乎不太高興，他們也質疑為何不在香港製造口罩。主席，我不再花時間討論這個問題，但我想總結一下，這個經驗告訴政府，處理各種事務均須清清楚楚，並向我們提供有關資料。

這兩天，很多同事批評警察過去1年的工作，也提到警暴、濫捕、濫權、增加開支以購買軍備，增加人手等。他們也提到很多市民要求解散或重組警隊，並向市民道歉。

我想舉出另一個例子，說明警察很多時候未能向市民解釋他們的工作，所以，有議員要求削減"總目122—香港警務處"下全年的薪酬開支。

過去數年，我都在每年上半年要求所有政府部門交代，前1年要求資訊科技、通訊公司、網絡平台及社交媒體提供用戶資料和刪除網上內容的情況、次數、原因和過程。

刪除資料好像洗"太平地"一樣，他們或會認為某些網上資料不中聽有需要移除。

可能警方被人批評或警方不喜歡某些字眼——警方亦經常用市民不喜歡的字眼批評市民——但警察權力特別大，可以要求刪除有關資料。

對於網上資料，警方用盡各種方法，要求科技公司配合，刪除影片、文字或圖片。不少國際互聯網公司及社交媒體對此感到煩擾，覺得香港已經變了樣。

警方作出的要求非常不合理。

警方說沒有備存獲受理或根據法庭命令提出要求的數字。

多年來，我對此感到非常不滿，警方絕對有作出隱瞞。

《基本法》訂明這種安排，如行政長官在一段時間後還未能做到，便可要求重新選舉立法會。

建制派為何可以為政府"企硬"？

主席，我的發言是針對由我提出的28項修正案中，"總目74―政府新聞處"削減大約相當於7,200萬元的政府新聞處宣傳工作的預算開支發言。政府新聞處的工作是甚麼呢？大家每天都會從電視看到很多政府宣傳短片，這些都是屬於綱領4公民責任下的開支，宗旨是提高公眾對重大社會事務的關注和了解，並加強他們的公民責任意識。

雖然我們過往曾詢問政府新聞處拍攝這些短片的成本是多少及成本效益有多大，但事實上是很難深究一條短片可否真正達到宣傳效果。至於製作水準方面，我們更不會苛責或苛求，但當然有些短片較好，有些較沉悶，有些較工整，有些則較有創意。因此，我今天提出這項修正案主要想針對的是，如果新聞短片所發放的信息是正確的，那當然沒有問題。但是，政府近年拍攝的新聞短片竟然以政治鬥爭為目的，扭曲事實、煽動仇恨，甚至將一些反修例、反警暴的抗爭者污名化，我認為這是絕對不能夠容許的。政府運用公帑、運用香港人的錢製作宣傳短片抹黑香港人、打擊香港人。政府新聞處其實是政府的化妝師，即政治化妝師。我早前曾詢問政府新聞處有關一些短片的製作費用，當時在網上掀起一些小風波。以上個財政年度為例，花錢最多的短片是"珍惜香港這個家"，是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一起拍攝，製作費是938,000元。我在特別財務委員會的會議上向政府新聞處的官員提問，他們的回應時該短片長達3分鐘，90多萬元的製作費用已不算貴。

過去一年，政府花了大量公帑製作多條宣傳短片，說要止暴制亂，其中一個典型例子就是我剛才提過的"青紅皂白清楚明白"宣傳片。當局指宣傳短片旨在呼籲市民要認清是非黑白，切勿被誤導而作出違法行為，並重申對違法行為予以執法的重要性，以維護法紀。短片的製作費用是39萬元。

在短片中，鏡頭拍攝着一個人在綁鞋帶，身旁有一把雨傘，字幕寫上"參與非法集結最高判刑5年"。

我相信不少有思考能力的人均不會認同這條宣傳短片，我真的不知道它是要拍給甚麼人看。短片的另一個畫面是一名青年人，背包內有鎚子和水喉通，字幕寫上"藏有攻擊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

究竟政府拍攝這些宣傳短片想帶出甚麼效果？另一個畫面是一個人佩戴着"豬嘴"，字幕寫上"參與暴動最高判刑10年"。現時防疫期間有10%市民也是佩戴"豬嘴"的，因為較為耐用，可以重用，而且保護性較高。

究竟是誰在煽動仇恨，不準確、不正常地標籤一些年輕人、異見分子甚至是抗爭者？我最近看到無論是建制派、政府甚至是中聯辦，皆說要打擊"黑暴"，寧左勿右。

是否不支持政府、與政府持不同意見的人便是犯罪分子？我相信在未來的日子，這種情況只會變本加厲。

我知道在抗疫期間，政府很多中層人員均付出了很大努力，但管理層，尤其是林鄭月娥，在疫症初期的確曾掉以輕心，甚至是作對。因此，我支持胡志偉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削減行政長官辦公室的全年預算開支。我還想就很多修正案發言，希望今天會再次爭取到發言機會。

在這環節，我想說一說特首自以為是的管治能力問題。"林鄭"一直是天之驕子，年年考第一，她由政務官出身，非常懂得官僚系統和法例漏洞，亦非常懂得鑽空子，她利用整個官僚系統來服務她的個人野心。梁振英則是外來的，他想破解官僚系統，但過往的成績並不理想。但是，"林鄭"的破壞力很大，因為她正破壞政府的傳統。所以，我才有上一節的結論，那就是"林鄭"的破壞比梁振英更厲害，更透徹、更全方位，更加不能夠挽回。我想舉一些例子來證明我的說法，我在上兩節曾說，"林鄭"在應對"一國兩制"的實施過程中，她所負的責任就是完全放棄對香港的管治。

我以這次向全香港市民派發口罩一事為例，財政司司長一直表示，香港社會面對一個很嚴峻的經濟危機，因此我們要盡力創造工作崗位。

如果整個專利是來自創新及科技局的話，即屬於香港政府所擁有，那麼餘下要做的，就是如何將這技術推廣成為香港再工業化的基礎。

此外，不要忘記，創科局剛批出20條生產線，在香港設立一些無塵車間生產一次性口罩。

但是，他們為甚麼要面對海鮮價的運輸費呢？因為當局將整個工序判給越南——或者少部分留在香港——這就是問題所在。

以政府這樣的思維，如何能夠讓特區應對未來的挑戰呢？

將香港所有雞蛋放在服務性行業上，是否一個最好的選擇？還是趁目前還有一點條件和空間，盡快展開再工業化的工作？有機會也不給香港人，這就是特首在處理香港政策問題上最不可思議的地方。我想說的另一例子就是，"林鄭"覺得自己很清楚知道整個官僚系統的問題。但是，最後她仍然不能夠打破政府架床疊屋的處境。我以開放數據為例，當創科局成立時，時任局長表示，成立該局可以將政府內部數據開放，令社會在政府開放數據的平台下有更多的創作空間，以及運用政府數據的條件協助社會推動香港的創科發展。

今天，很多香港市民正等待政府派發1萬元，立法會將於下星期審結財政預算案。在2011年香港政府第一次派發6,000元之時，當時立法會內的同事及市民大眾也問，政府可否利用現有的社會福利系統來作為"派錢"工具的一部分，當然不是全部，因為並非所有香港人也領取社會福利。然而，政府當時指出，這會牽涉私隱的問題，即政府取得這些資料時並沒有告知受眾政府將會向他們"派錢"，所以不可以採用這系統。我真的估不到，這事在2011年發生，但及至今日，勞工及福利局轄下的社會福利署的答案仍是一樣。我不知道財政司司長經歷今次"派錢"後會否指示勞工及福利局和社署如何善用香港的福利系統裏的資訊，便利市民領錢，免卻老弱傷殘的朋友仍要排隊登記的麻煩。難道政府期望長者會到互聯網上登記？

除了私隱因素外，技術上有何困難？若真的有困難，代表了這套系統本身未能與時並進。在未來的日子，當香港經濟蓬勃時，政府可以與香港市民分享財富；當香港經濟蕭條時，大家要共渡時艱；這些日子可能會不斷反覆出現，勞工及福利局會否指示社署處理這部分的問題？最低限度令香港社會有一定數量的香港市民可以不用排隊登記，直接獲得這類財務資源。

難道在香港社會裏，經營"黃色經濟"，志同道合的人相聚合作做生意，也觸犯了任何的戒條和規律？難道中央政府透過梁振英指示"紅色經濟圈"的人不要在某些報紙裏賣廣告，影響某些報紙、某些媒體的營運，就是理所當然？作為香港市民，我們花真金白銀光顧一些我們認為可接受的經營者，便是犯上彌天大罪嗎？

所以，我要求削減特首全年薪酬開支，因為她出賣香港。

主席，我發言反對反對派提出的52項修正案。

例如修正案編號2，毛孟靜議員要求削減漁農自然護理署人道毀滅動物的全年預算開支，大條道理地說因為反對人道毀滅動物，所以要削減有關預算開支120萬元。

他們就是利用修正案來抹黑別人，抬高自己。

然而，我知道有些動物嚴重受傷後，人道毀滅對牠們來說是一種解脫。所以，如果完全削減有關開支，不准進行人道毀滅的話，我問過很多愛護動物的朋友和獸醫，大家也覺得並不可能。站在道德高地上說話，好像大條道理，事實上純粹是用來包裝自己、抹黑別人的招數，還利用立法會莊嚴的議事堂來包裝自己。因此，我今天一開始便要向大家說清楚，請勿再被他們欺騙，不要以為我們不支持削減人道毀滅動物涉及的120萬元全年預算開支，就等於我們支持毀滅所有動物。這是無聊透頂的。

陳志全議員說得好像很理直氣壯、大條道理。

政府如何抹黑抗爭者？不用政府做宣傳，每天看新聞也會看到。昨天才看到一位女士用手提電話拍攝，就被一大群人追着"喊打喊殺"。這些不用新聞處做，如何"污名化"呢？如果他們不投擲汽油彈，政府不會拍攝到投擲汽油彈的新聞片；如果他們不破壞商鋪，不把市民打至頭破血流，難道政府的新聞片會找演員拍攝嗎？事實就是事實，說到多麼理直氣壯也好，暴徒就是暴徒。陳議員還說新聞處的職責是替政府"化妝"，用來抹黑暴徒。

這些教壞小朋友的話，不是"化妝"嗎？

叫別人的孩子去衝、去做"義士"，為他們打江山、打天下，自己卻舒舒服服當議員，在冷氣房內發號司令，然後把自己包裝成多麼偉大，這些才是真的"化妝"，是鋪天蓋地的"化妝"。此外，我聽到許智峯議員指出，很多市民說寧願吃麵包也不要旅客，說"黃色經濟圈"的市道很好，這數天大排長龍。"黃色經濟圈"大排長龍就很好，卻懶理其他香港市民沒有工作，無法維生。

這些叫做公義？總之他們生存便可以，其他香港人死光也無所謂。胡志偉議員形容警察是"黑警"，他說"黑警"暴力不除，干預不息，香港永無寧日。

這樣便說要與我們拼死，說要香港永無寧日？我說，"攬炒派"和"黑暴"不除，香港便真是永無寧日。美國繼續干預香港事務，繼續攪亂香港，香港便永無寧日。究竟他們是為香港人發聲，還是為美國人發聲？許智峯議員又談及區議會，他們說到自己很偉大，看清楚區議會的章程吧。

他們講一套做一套，說到自己很偉大，說怎樣為香港，說不削減警務處的所有預算便會反對預算案。這邊廂說幫市民爭取派1萬元，那邊廂卻反對預算案。這邊廂說政府的防疫抗疫基金做得不夠好，應該要幫市民爭取更多，那邊廂則全部反對1,300多億元的防疫抗疫基金，這樣還有市民相信他們是想幫香港人？

不會再有遊客來香港，他們喜歡街上沒有人，他們認為只要有"黃色經濟圈"便可以生存，其他香港市民死光也無所謂。他們認為這樣香港便會"攬炒"成功，可以迫到中央政府讓香港獨立。

"攬炒"了香港，死了、斷了氣，憑甚麼救回？其他香港人不用吃飯嗎？主席，現時有多少人失業？有多少個家庭連下個月的開支都沒有？有多少人不知道下個月如何供樓、如何交學費？我們每天收到多少個求助電話？我們每天都想盡方法幫這些市民渡過難關，而他們今天卻利用議會的平台來說這些廢話，提出這麼多餘的修正案，浪費香港的時間，浪費納稅人金錢，到最後還是反對預算案，繼續"攬炒"香港。假如香港"攬炒"成功，由他們來管治，他們便會立即廢除警隊，香港變成無法無天的世界，肯定由最安全的城市變成最恐怖的城市，四處都是炸彈。屆時，其他愛香港、愛國家的人全部移民，整個香港只剩下"黃色"的人，他們是否想香港這樣？香港我也有份，很多愛香港的市民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打出來的天下，今天就這樣被他們"攬炒"？他們經常說代表香港人，有無數香港市民告訴我："請他們不要說代表我，我沒有授權他們代表我。"主席，這份預算案是香港現時在最困難的關頭的預算案，是香港政府近年做得比較好的預算案。當然，我仍然覺得有不足的地方，但不會因此而否決這份預算案，因為很多市民等着這筆錢來救命。所以，如果我們要救香港，一定要記着，拒絕"攬炒"，認着那群反對派、"攬炒派"的議員，不要讓他們再"攬炒"香港。

只要中國在國際上仍是美國的經濟對手及影響到其國際地位，美國便會無所不用其極地以任何方式攪亂中國，而正正因為香港這個地方的歷史問題，令香港成為別人攻擊我們國家的最佳窗口。

香港特區政府過去多年來只保持一種苟且偷生、得過且過的態度，甚至因港英政府遺留的一些陋習而令大家未有正視這方面的問題，以致出現種種漏洞，讓反對派及很多美國的"走狗"借助這個地方群起進行攻擊。

正如陳志全議員剛才發言時提到，政府新聞處的宣傳短片似乎抹黑了抗爭者，令綁鞋帶的人受到歧視。

政府不會是完美的，我也經常批評政府。當然，我希望大家以有商有量的方式進行討論。我剛才特別提到，特區政府很多官員也縱容"黑暴"，甚至對於反對派這些不符合香港整體利益的行為，他們亦未有予以駁斥，這就是政府軟弱之處。

那些通識科或常識科老師不斷灌輸一些錯誤的價值觀和思想，而教材方面也未有妥善把關，令下一代在這種價值觀下成長，原因同樣是特區政府的軟弱和縱容。我要怪責的不單是支持"黑暴"的議員，他們用心險惡，想令香港走向黑暗，而同時，特區政府亦未有做好份內事，這是我作為建制派議員感到最痛心之處。

因為他的政策局也有問題。很多人向我發短訊，指反對派做了很多違法的事，問到政府是否因政治問題而不敢檢控。

主席，我希望局長稍後回應時能談談籌款的問題。

實際上，他們只有一項準則，就是根據政治利益盤算所有行為。

但他忘了很多部門也有市民的資料，而他們自己亦主動收集資料，其中一人是現已成為區議員的范國威，他已搶先收集市民的資料。

就是製造恐慌。他們對收集資料的標準不一，持有雙重標準。

因此，我再次公開告訴香港市民，大家要看清楚香港的時局。我們要看的不僅是就這42個總目提出的52項修正案或這份預算案，更要看清楚這些反對派、"攬炒派"背後的真正目的。為了政治利益，他們操控香港各種政治事件，挑起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不論是"黃色經濟圈"或不同的經濟圈、新聞自由、民主、其他各種自由或香港的整體利益，也不過是他們用來獲取政治利益的工具。要當一名真正的香港人，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素質。即使無法一步登天，我也希望香港人能夠自強。

長久以來，財政預算案的辯論常被反對派、"攬炒派"用作抹黑建制派、建設派，他們的伎倆已經成功多年。

若建設派如反對派、"攬炒派"般失去理智，表決時投贊成票，那麼香港警察便不獲發薪，那誰來維持治安？

因為"攬炒派"已經舉行記者招待會，宣布將來會投票否決政府提交的所有法案和預算案，而"攬炒派"爭取"35+"的目標絕對有可能達成。

我認為這些荒謬的事極有可能發生。因此，9月立法會選舉的結果將決定大家在經過6個月的"黑暴"、加上6個月的疫情後，會否要香港再經歷4年墮入動盪深淵的日子。就此，市民真的要深思熟慮，真的要向"攬炒"say no。我反對所有修正案並不代表我十分滿意政府的施政。我不想浪費時間詳細討論，我只想指出一點，我特別關注教育方面。

教壞下一代，是世間上最無耻、最可恨、最卑鄙的行為，亦是家長最痛心疾首的事。

我請香港的教師自律，不要因為小部分無良教師而影響大部分真的希望作育英才的教師的聲譽。

我也想回應朱凱廸議員就總目112提出的修正案，目的是削減立法會秘書處秘書長及法律顧問的薪酬預算開支。我擔任財務委員會主席接近5年。在這段時間，我一直與立法會秘書處職員及法律顧問合作無間，很清楚他們的做事方式及思維。

立法會秘書處的工作是為立法會提供行政管理、秘書及資料研究支援等服務。據我觀察所得，秘書處職員及法律顧問均嚴格按照立法會《議事規則》辦事。

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單只看文字的表面意思，更了解《議事規則》訂明立法會行事方式背後的原因，不明白時更會翻查過往的事例，以作佐證。我認為秘書處職員及法律顧問皆盡忠職守，而且對《議事規則》有一份執着，做每件事也堅持不偏離規則。我相信這是立法會秘書處的傳統。以我的經驗，如議員提出一些他們認為不符《議事規則》的做法或建議，他們會提出異議，當然最終由主席作出決定。他們就是以這種態度守護立法會。即使立法會每4年換屆，不斷有議員更替，但立法會的制度多年來可以一直延續下去，就是靠這種議會制度、文化和傳統。因此，我認為秘書處職員是一群正直的制度守護者，我為他們的工作鼓掌。老實說，秘書處職員及法律顧問認真按照傳統做事，而且保持中立，他們的作風對我來說自然是傾向保守及穩妥。

"秘書處法律顧問早於去年10月，已經詳細解釋未能選出主席對內會運作的影響，當時的法律分析是基於內會在正常運作的情況下而作出的"，因為法律顧問不會預知半年內也未能選出主席，所以"預期內會一如以往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主席選舉"。"外間資深大律師確認，在新任主席尚未選出前，現任內會主席具有一般權力以處理內會的事務"。然而，大家要留意，"行使這些權力是受到一定的規範，亦要謹慎考慮是否行使這些權力......在這方面，外間資深大律師與秘書處早前提供的意見並無分歧"。我希望大家明白——意見並無分歧。

正如這份新聞稿清楚指出，兩份意見是沒有分歧的，因為兩份法律意見是在不同時間作出的。資深大律師亦認為，"郭議員讓內會委員討論了多項難以看到如何與內會主席選舉相關的事項及議案，包括立法會大樓保安的安排及執行詳情、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管轄的事宜，以及多項無約束力的議案。"大家要留意最後一句："秘書處就此亦曾向主持選舉的議員表達相同的意見。"但他有沒有理會呢？

當然，內會主席可以不理會秘書處的意見，我亦親自多次致電內會秘書，責罵他不能不告訴主席基本規則，例如：發言可以不設時限嗎？

這是不斷掘立法會的"牆腳"，令市民不信任立法會，"老兄"。引用一句大家耳熟能詳的歌詞，"難分真與假人面多險詐"，我改為"難分真與假政治多險詐"。

葉劉淑儀議員的發言有質素、有理據，有別於朱凱廸議員只是"吹水"的言論。

主席，我首先想就兩項關於民政事務局及民政事務總署的修正案發言。兩項修正案的內容分別為：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53削減418萬元，即削減大約相當於2020-2021年度民政事務局局長全年薪酬預算開支，以及為削減分目而將總目削減42,346,800元，即削減大約相當於2020-2021年度18區民政事務專員薪金預算開支。主席，民政事務局多年在露宿者、無家者的議題上，除了"卸膊"，就只有"卸膊"。

我可以想象，如果張達明能在現場致辭，他一定會說，這是一齣關於香港社會問題的電影，希望透過這齣電影，大眾可以關注露宿者、"麥難民"的苦況。張達明的演技，評審都看到了，但現實中，無家者的處境有否被世人和政府所見？抑或無家者已變成"無聲者"、"無影無蹤者"或"無主孤魂"？我所說的"無主孤魂"有兩個意思：第一，當然是指他們無法承擔昂貴租金，因此被迫露宿街頭，或寄居在24小時營業的快餐店。另一個意思是指政府從來沒有正視街上露宿者的問題，大家想查問哪個部門負責，但各部門你推我讓，互相"射波"，於是他們便成為無主孤魂。根據民政事務總署的網頁，該署其中一項主要工作如下："在發生緊急事故和天災的時候及之後，協助提醒市民保持警覺，並為市民提供臨時庇護站，以及協調各項支援服務和善後工作。"但實情是，當疫情如火如荼之時，快餐店"麥當勞"一度暫停堂食業務，意味全港數百名"麥難民"再次無家可歸，連唯一有瓦遮頭的容身之處也失去。本來這是當局正視"麥難民"問題的契機，至少應該檢討一下現時受政府資助或由社會福利機構自負盈虧的宿舍數目，甚至為"麥難民"提供臨時居所，再協助他們就業或給予翻身的機會。"麥難民"和無家者的要求很卑微，只希望政府可以開放臨時中心讓他們入住，即使因為疫情關係而暫時未能做到，至少也應開放球場或公共浴室供他們使用。但是，不論有多少民主派議員和區議員去信民政事務局，不知道時任局長劉江華是否因為知悉自己即將下台，所以繼續發揮其"神隱"本色，對信件不瞅不睬、不聞不問。

即是由2001年至今，不論是福利事務委員會或民政事務委員會，幾乎每年都會討論有關為露宿者提供支援服務的議題，卻完全是白費氣力，完全是浪費時間，完全是"倒水落海"。誰可以告訴我，民政事務局或民政事務總署除了懂得清場外，還為無家者、露宿者、"麥難民"做過甚麼？局長及18區民政事務專員是否對得住自己的薪水？我感到遺憾的是，民政事務局對露宿者不但好事做不來，亦沒有阻止壞事發生，甚至縱容下屬落井下石，助紂為虐，有些個案給我的感覺就是他們欺負弱勢社群。我想與大家分享我最近跟進的個案。今年2月，沒有佩戴委任證的便衣警員先後兩次到深水埗通州街公園，以反罪惡的名義，打爛露宿者的家當，甚至連一包米也要割破，倒至滿地都是米，更甚的是對露宿者動粗。街友事後向牧師求助，其後牧師通知我，我再致函深水埗警署指揮官，要求查明事件。其間，牧師一度收到警民關係組的電話恐嚇，表示如果他不作出澄清，便是不負責任，要求他立即在面書上澄清。我真的很擔心牧師被誣衊，於是致函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要求康文署保存通州街公園閉路電視拍下有關事件的錄影帶，以及安排時間讓街友、牧師、我和律師一同前往翻看片段。事實上，一名涉嫌刑事毀壞的警員已被停職及拘捕，證明事件所言非虛。經過兩個月的爭取，我們原本約定在4月29日讓街友、牧師和我一同在康文署翻看片段，豈料在約定當天，康文署竟然臨時說按警方要求，拒絕讓事主翻看錄影片段，將整項安排取消或延遲。我在此再次嚴厲譴責民政事務局轄下的康文署竟然與警暴合謀，以行政程序多番刁難，包庇警暴，欺凌街友。我已致函康文署署長，投訴相關經理向警方泄露有關翻看錄影片段的安排，並委託律師申請法庭禁制令，禁止署方刪除有關片段以毀滅證據。我在此正式要求局長積極跟進事件，不要包庇任何人，不要沆瀣一氣。另外，我想就總目141，分目000發言，有關修正案提出削減大約相當於2020-2021年度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全年薪酬預算開支，即418萬元。

我支持這項修正案的主要原因，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過去並沒有做好相關工作。在疫情期間，明知"打工仔"面對就業不足和失業問題，但支援勞工的工作卻做得很慢，未能聚焦協助最水深火熱的一群。主席，請放心，我會清楚說明這個觀點的內容。香港經濟環境轉差，加上肺炎疫情在農曆新年後爆發，香港政府早已預計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會上升。明知失業潮會來臨，政府應該盡快回應，急市民之所急。財務委員會在2月21日已批出第一輪為數300億元的防疫抗疫基金，當中包括支援基層市民應對疫情和經濟下行風險的項目，向合資格的在職家庭津貼住戶及學生資助住戶發放特別津貼。局長不單對沒有領取在職家庭津貼和學生資助的住戶不聞不問，而且根據政府提交的文件，這項特別津貼會在年中才發放。

事實上，第一輪防疫抗疫基金的主要措施是為了救市，政府迷信滴漏效應，覺得只要能挽救零售業和飲食商戶，讓他們渡過這場疫情，工人便不會遭裁員或減薪。預算案繼續朝這個方向走，以"撐企業、保就業"為目標，繼續支援企業救市，這種救市不救人的安排，真的不能夠接受。但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在推出第二輪，即涉及1,375億元的防疫抗疫基金時，仍然繼續採用這個安排和方向，動用810億元推行"保就業"計劃。

在4月，疫情加劇，政府推出限聚令，失業情況更嚴重。其實局長可以在第一輪防疫抗疫基金宣布一個多月後推行新計劃，以彌補第一輪基金的不足。這項"保就業"計劃可算是一項天才之作，借"打工仔"的名義，聲稱保就業，但不保工資，為僱主提供財政支援，這種亂用公帑的方式實在是世界級，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綜觀全球各地政府推出的抗疫特別措施，主要是協助被迫放假的"打工仔"和失業人士。當然，各地政府亦會因應疫情而支援個別行業。但是，以這種不成比例的方式使用公帑來支援企業發放薪金，實在是絕無僅有，簡直令人震驚。"保就業"計劃不單沒有支援失業人士，僱主甚至可以透過更換僱員名單，以親屬或其他人士領取津貼，收取回佣。局長多次表示要鼓勵中老年就業，並收緊了長者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年齡門檻。但是，保就業措施並無惠及長者，長者因為無須就強制性公積金供款而未能受惠。過去政府經常表示公帑要用得其所，但這項"保就業"計劃卻胡亂"派錢"。受疫情影響但沒有強積金供款的自僱人士不能受惠，因為疫情而營業額上升，賺至盤滿缽滿的企業，例如外賣平台、網購店和超級市場，卻可以申請政府的補貼。民間團體、工會和議員一致要求局方設立更具針對性、將公帑更用得其所的失業援助金，但局長至今仍然以行政程序先行、市民生活放兩旁的態度來處理。局長表示，要建立一個全新的失業援助金制度需時甚久，遠水不能救近火。但是，現時兩輪防疫抗疫基金的項目連同預算案派發的1萬元，均要待疫情發生半年後才實行。對市民來說，政府真的有救火嗎？更重要的是，兩輪防疫抗疫基金的項目有很多漏洞，如果政府容許企業以所謂沒有違法的方式來鑽空子，佔政府便宜，為甚麼不能用同樣的態度來照顧正處於水深火熱的失業基層市民呢？市民申請政府津貼的時候遭到甚多留難，需要提交很多證明，不論申請在職家庭津貼或綜援也是這樣。但是，在"保就業"計劃下，企業可以用最簡單的方法來作出申請。說穿了，就是對基層苛刻，對企業寬容。只要以"保就業"計劃的寬鬆態度來運作失業援助金，以應急的態度來應對市民的失業情況，數百億元公帑便可以用得更有效率，更有針對性。局長叫失業人士申請綜援，以為提高了資產上限，便可以協助他們解決問題。問題是，我在第一環節發言時已指出，綜援旨在保障基本生活，並無着手維持失業人士的生活水準，部分失業人士因為現時的租金太高，遭社署拒絕其申請，千瘡百孔的問題仍然存在。

當然，我說得最多的便是教育局。正如我剛才提及，可立小學一名教師在教授鴉片戰爭時，竟然將歷史倒轉來說，他指在1840年，中國和英國發生鴉片戰爭，是因為英國擬以禁煙為理由，派兵攻打中國，而英國這樣做，是因為中國有很多人吸食煙草。然而，事實是當時清廷頒布禁煙令，派林則徐執行銷煙政策，引起販賣鴉片獲利的英國商人不滿，因而引發連串衝突。最後英國出兵攻打中國，導致戰爭，香港被迫割讓予英國。

我想問教育局，自回歸至今，歷屆教育局得到立法會多少撥款？

不過，教協除了要求增加福利......在現今經濟蕭條下，社會除擁有"鐵飯碗"的人，就是在公營機構工作，包括以公帑支薪的人外，很多人已經是朝不保夕，對衣、食、住、行也感到擔憂。然而，據我所知，葉建源議員仍然只關心如何能夠加薪。我想分享一下，以往在不同場合，大學教師和教協在某些議題上是共通的，當我仍然在香港城市大學的教職員協會時，我們也曾協助處理一些法律問題，共同為員工爭取福利，對抗管理層，這是無可厚非的。不過，我記得在2003年，很多大學教職員協會提出應自願凍薪，應該與市民共渡難關。

就着中小學的教育問題——先不說大學，剛才說的是小學——我記得數年前，當時好像還未發生佔中事件，我跟香港大學一個學生組織的代表傾談，他說現在是"中佔"時期，是"中佔"，不是"英佔"，以前則是"英佔"。

我知道有幼稚園當時也曾被我們搗破，就是幼稚園也有"黑警全家死"的言論，將這種仇恨灌輸到小朋友的腦海，是否對得起香港？政治分歧當然是有的，朱凱廸議員很喜歡罵共產黨，他罵得十分精明，看似十分斯文，但他每次說出來的時候，內心的那種仇恨......我不知是否因為他那種恨，導致他和台灣一些團體組成了一個"台港連線"，對嗎？他那種恨可能令他聽不到、看不到蓬佩奧所說的有何問題，即如果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制定保護國家安全的法例，將會違反美國的利益。我想問他，直至現在，美國有多少項嚴格的法例是為保護自己國家的安全？其他國家有甚麼資格說呢？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鐵一般的歷史事實，國際法、《基本法》已經很清楚，但他並不接受，也不提及這些。朱凱廸議員如果只集中討論環保，其實也不錯，他有做功課，提出很多問題，包括立法會法律顧問有甚麼錯，但他掌握了很高的技巧，他總是說一部分，而不說一部分。去年，所謂反修訂條例引發的肢體衝突，是由誰造成的呢？我在立法會12年，我很想對葉建源議員說一件事。我記得當時黃毓民在這裏擲出第一隻香蕉，然後三子——還有"長毛"和"大嚿"，他們的發言十分庸俗，大家或會說這方面有豁免條例。我記得有一次張文光與黃毓民有爭議，並指出他不應在此說粗言穢語，我們十分清楚。大家是同事，有不同的意見，他甚至替我的競爭者助選，但我要說出一個事實，是有底線的。教協當天的成立，據我們的理解，我們大學教育也是教育界的一分子。為何司徒華先生仍然備受尊敬？

今天，葉建源議員、教協和教師的道德水平，完全不符合社會的期望。

別人"插你"是因為有不同的國家利益，但你自己"插死"自己是為了甚麼利益？不錯，國家有很多痛苦的歷史，不止在1949年後經歷，在1949年之前我們一樣有很痛苦的歷史，由八國聯軍至日本佔領。統一後，在1949年後也有很多痛苦的歷史。我們接受這些痛苦的歷史，甚至在歷史上，有時候也會有錯誤的決定，但這並非要你讓香港的下一代完全不認識自己的歷史，甚至是相反的歷史。

因此，我不得不用立法會會議的時間對教育局局長說，他一直是軟弱無能。對於可立小學一事，我看不到他有實質的跟進和懲處，而可立小學的負責人又如何呢？

他們可能已在中小學被"洗腦"至完全沒有免疫力，不止是政治，品格、人格、手法、法治觀念也被"反洗腦"。香港一百多年來辛苦經營的法治社會和法治精神，已被他們完全一朝打破。

如果這樣特赦他們，那些無辜的市民、被人用磚擲死的，被火燒傷身體的李先生，還有無故被搗亂的商店又如何——它們有何得罪你，是因為與內地做生意嗎？

主席，我今天發言表明，我整體上支持通過《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並會否決反對派議員提出的各項修正案。主席，自2013年起，本會在每年4月、5月均會就財政預算案展開持續個多月的"拉布"攻防戰。非建制派議員每年都動議大量修正案，企圖阻延撥款條例草案通過。說回今年《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有16位議員提出合共124項修正案，以削減不同開支總目的財政撥款。經主席作綜合考量後，最終有52項議員修正案獲准提出，當中涉及42個總目，預計需要約36小時進行審議，直至5月14日才可完成所有程序。主席，以"拉布"拖延《條例草案》的審議除了會造成時間和公帑方面的損失外，我們更應審視和揭露這些修正案內容的不合情理之處。以下我將會指出我和工程業界較為關注的議題。陳志全議員提出第5號修正案，要求削減大約相當於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個人薪酬中的全年薪金預算開支。眾所周知，資科辦的主要職能是加強政府內部資訊科技的使用，促進各局及部門推行以電子方式提交政府表格，為香港提供所需的資訊科技基建，並支援各項智慧城市措施，以推動社會應用資訊科技。主席，香港若要建設智慧城市，推動電子政務便是重要一環。很可惜，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突顯了本港電子政務的不足，令人慨嘆"E到用時方恨少"。較早前，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不少政府部門均實施work from home的安排，奈何香港電子政務發展滯後，令公務員在家工作時，運作上障礙重重。在疫情之下，工程業界的情況更是雪上加霜，例如遞交和更改工程圖紙等的相關審批程序，仍然停留在審核實體紙本的階段。然而，屋宇署早已於2019年2月獲財務委員會撥款2億多元，以發展一套利用政府雲端設施的電子資料呈交及處理系統，但卻要到2022年第一季才開始逐步接受以電子方式提交圖則和申請。這即是說，圖紙的電子化審批要再等兩年才可落實。有見及此，我曾多番促請政府加快步伐，推動電子政務的發展，但陳志全議員現時既要削減資科辦個人薪酬中的全年薪金預算開支，又在第17號修正案中，提出削減大約相當於屋宇署個人薪酬的全年薪金預算開支，我當然要大力反對。主席，香港在過去大半年持續經歷了極端暴力示威的衝擊，最近又面對新冠肺炎的打擊，經濟和民生均受重創，以致百業蕭條，大家都十分期望特區政府團結各界齊心抗疫，同時致力重振經濟，提高本港的競爭力。社會各界均認同，推動創新科技將有助提升各行各業的競爭力，藉以改善社會民生。財政司司長在今年的預算案中宣布，政府會為科學園第二階段擴建計劃預留30億元，並預留6,000萬元設立首間地理空間實驗室，以及撥款1億元開發一個工程監督綜合數碼平台等，這些項目對香港發展智慧城市、提升城市管理效率亦有實質幫助，業界對此表示歡迎。可是，陳志全議員提出的第33號修正案，卻要求削減創新及科技局局長全年薪酬預算開支，實在令人費解及感到不可接受。創新及科技局作為特區政府的重要職能部門，是經過社會各界多年努力爭取，才於2015年11月6日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撥款成立。該局負責制訂各項創科政策，促進相關產業發展，包括統籌《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的制訂、監察創科創投基金的推行情況，以及落實企業合資格研發活動開支額外扣稅等措施，難道陳志全議員認為創新及科技局的上述工作是可以隨便叫停的嗎？若說這是針對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本人，亦是說不通的，因為現時的薛永恒局長原本任職機電工程署署長，他在今年4月22日才履新，社會各界對他推動創科發展均寄予厚望。事實上，薛局長主政機電工程署期間亦曾推動創科項目，包括推出機電創科網上平台，為政府部門應用新科技的需求與初創企業的創科項目作配對，推動研發成果落地，促進本地創科發展。因此，我極力反對陳志全議員這項修正案。主席，尹兆堅議員提出第35號修正案，要求削減大約相當於發展局局長全年薪酬預算開支，而陳志全議員提出第47號修正案，要求削減大約相當於發展局個人薪酬中的全年薪金預算開支，我都極力反對。眾所周知，發展局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是透過有效的土地規劃，提供穩定和足夠的土地。其他工作包括完成《香港2030+》研究及公布經更新的全港發展策略、統籌及監督基礎建設工程、推廣和確保樓宇安全與適時維修，以及持續推動市區更新等。發展局的工作亦包括確保提供可靠、充足及優質的食水，以及推動文物保育、樹木管理和"起動九龍東"計劃等，與社會的經濟民生息息相關。如果沒有新的土地和基建工程，市民能"安得廣廈千萬間"嗎？沒有優質可靠的食水，香港人的生活質素會否大倒退？這些是基本常識的問題。談到發展局，我不能不提到一項與工程建造業界現況相關的重要議題。過去大半年的社會動亂，加上如今疫情的影響，建造業界可謂雪上加霜，正面臨工作鏈斷裂、供應鏈斷裂及資金鏈斷裂這三大營運風險。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最新勞動人口統計數字，建造業的失業率已升至8.5%，就業不足率亦升至7.1%。過去大半年，一些暴力示威者多番揚言要"攬炒"，但我們首先看到的是不少"打工仔"被"炒"。有統計顯示，今年首季大學畢業生的職位數目大減四成，就業形勢較2003年SARS時期更加嚴峻。我十分關注支援畢業生就業，以及確保在困難時期仍然堅持培養業界人才。較早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公布防疫抗疫基金一系列"保就業、創職位"的新措施，包括建議未來兩年在公私營界別創造約3萬個有時限職位，以紓緩日趨嚴峻的失業情況。我曾先後向政務司司長、發展局局長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提出，政府與業界應力保業界生力軍的就業機會，同時在經濟下行的壓力下，為畢業生提供適當的入職培訓，從而為業界培養接班人。幾位官員的回應均十分積極，我希望可以盡快落實。發展局局長黃偉綸回應時表示，發展局及其轄下的機電署和屋宇署等部門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創造約4,700個短期職位，當中涵蓋不同範疇、技能和學歷的人士，包括專業人士及提供支援的技術和後勤人員，例如檢查大廈外牆排水管、加快推行長遠防治山泥傾瀉計劃，以及加快更換及維修渠務系統等。與此同時，亦會為應屆畢業生提供職位，例如屋宇測量、城市規劃、產業測量、土地測量，以及工程畢業生實習計劃。局長指出，上述新創職位包括逾530個政府職位及4,100多個私人機構職位，部分最快可以在3個月內逐步開創。我認為無論是防疫、救市，抑或是協助畢業生就業，全部均急如星火，更不希望因為反對派議員的相關修正案獲得通過而橫生枝節，將好事變成壞事。主席，陳志全議員提出第46號修正案，要求削減運輸及房屋局項下大約相當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全年薪金的預算開支。運輸科負責推動本港陸海空交通及物流發展，而政府在2014年公布《鐵路發展策略2014》，提出發展7條新鐵路線，工程業界十分支持。可惜相隔6年，當局在4月7日才拍板興建東涌綫延線，宣布邀請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作詳細規劃和設計。我和工程業界會繼續向政府"追數"，要求政府加快工作。假如陳志全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新鐵路項目勢必再次受阻。主席，根據以上所述，我們不難了解到，反對派議員的修正案一旦獲得通過，不但會令特區政府的施政受阻，本港的經濟發展、改善民生的工作亦會受到拖累，我們必須極力反對這些"攬炒"的修正案。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在上節發言提到"黃色政治紅利圈"，其實還未說完的。我們要制止"黃色政治紅利圈"透過暴力、謊言、吃"人血饅頭"撈取選票，繼而政治奪權，要截停這個循環，一定要截停暴力，我想重新說清楚這一點。這個"黃色政治紅利圈"，如果真的一如反對派所料，取得"35+1"的議席，再當上主席"老兄"的位置，香港會有甚麼結果呢？

"攬炒"這個口號的確不是由我們發明，是反對派在去年反修例風波發展至反修例黑暴、暴動期間，示威者打出來的口號。他們認為自殺式的"攬炒"可以迫使中央政府屈服，根據朱凱廸議員的說法，是用跳崖方式，根據陳志全議員的說法，是用死亡的決心，脅迫中央政府。其實，大家也可以看到的。

當然，有部分修正案是針對警隊，有部分是針對政府高層，主要是局長，如削減局長薪酬、削減特首薪酬、削減行政長官辦公室資源等，但亦有很多涉及具體的民生政策。我剛才為甚麼說是賊喊捉賊呢？

老實說，梁振英和"林鄭"算是相當積極覓地的，在覓地過程中，其中一個最大的阻力，當然是本會的反對派議員。哪一次政府說要覓地建屋，不管是收地或填海，是可以順順利利進行，不被反對派"拉布"或不合理的阻撓呢？

老實說，當時已經過議會——我說的是區議會——諮詢，包括當時元朗區議會的民主黨也支持分開一、二期進行。甚麼"先棕後綠"，其實現在政府某程度上也是這樣做的，但是否收回棕地，便令全部問題也可解決呢？事實上，那裏也有作業、也有工人，要慢慢安置。再者，如果不進行填海，沒有大規模造地，如何跟地主"拗手瓜"協商收地呢？正正因為填海這個問題，擊中大地產商、現時擁有土地的最大既得利益者的痛點，所以有些人彈出來反對。我不知道反對派一直以來如此反對填海、如此反對"明日大嶼"，是否某程度上跟地產霸權、跟擁有土地的既得利益者有相同利益呢？我不想猜度。不過，某程度上，客觀而言，他們幫助了這些地產霸權，令香港土地繼續短缺，令市場相信樓價會繼續上升，地價會繼續上升。那麼，"打工仔"的工資永遠追不上地價，這些便是"打工仔"、年輕人生活上面對的困難。說回具體修正案，我列舉數個例子。陳志全議員提出修正案編號14和15，均是針對稅務局的修訂，其中一個是總目76，分目000，要求削減稅務局總評稅主任的全年薪酬預算開支。我不知稅務局哪裏得罪陳志全議員，特別是據我所知，印花稅主要是針對"辣招"，額外印花稅、買家印花稅等，這些均是抑制"炒風"的"辣招"，希望能夠幫助市民"上車"，這樣有錯嗎？刪除開支、取消"辣招"，只會讓"炒樓"的人高興，"地產佬"最高興。現在內會停擺，希望主席真的能夠出手，解救內會停擺的問題，因停擺已令首次空置稅無法推行，"地產佬"便最高興了。

所以，本會有很多議員打着公義、打着為市民的旗幟，實際上是幫資本家、服務霸權的，市民真的要看清楚。

是負責制訂、推行、檢討5項與僱員補償相關的條例的政策策略、監督4個相關法定委員會的工作、監察改善高風險的行業僱員工傷保障、制訂和檢討勞工視察政策等，以及督導和執行勞工及入境法例而需要的勞工視察工作、制訂和檢討違反勞工法例的投訴，以上策略均須制訂及執行。他是保障勞工權益方面相當重要的官員，這個位置絕對不政治化，為何陳志全議員仍要提出削減其開支？實際上，這是否"講一套，做一套"？

許智峯議員針對教育局，提出削減全部前往內地交流的預算開支，這正正說明反對派只許他們"洗腦"，不許正常教學。正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我們當然希望幫助學生，特別是基層學生，讓他們有機會走出香港觀察國家發展，我認為這是很正常的做法。除非反對派認為讓年輕人永遠對國家有疏離感、永遠對國家不認識，這樣他們便輕易進行反對派的政治"洗腦"、抹黑，因為無知會導致恐懼和疏離，絕對配合到他們的政治議題。很多事情大家也是看到的，他們打着甚麼旗號、喊着漂亮的口號，其實只是"攬炒"。

所以市民真的要看清楚，不要被他們漂亮的口號蒙蔽，我們要看清楚其實有很多十分荒謬的修正案，例如有關消防處處長的修正案，我同樣感到荒謬。消防處救人救火，我不明白得罪了反對派甚麼。很多消防條例的確需要檢討，亦需要強力執法，因為防火工作關乎市民的安全。眾多紀律部隊中，我不想分先後，但大家接觸得最多的是警察，其次就是消防。

這些修正案在我們建制派力挺議會、力挺香港下，當然不會獲得通過，但我一定要讀出這些荒謬的修正案，讓市民、電視機旁的觀眾知道，反對派提出了多麼"無厘頭"的修正案。我覺得他們好像有點"特朗普化"，特朗普一向"亂噏無謂"，就如他說將消毒藥水注入身體可以醫治新冠肺炎一樣，反對派亦同樣指出這些"無厘頭"的修正案可以幫助香港。主席，這是荒天下之大謬，我謹此陳辭。

我希望陳健波議員批評我時，要看清楚我列舉的每件事實。我剛才列出由2016年至今，陳維安和馮秀娟多次在關鍵問題上沒有遵守《議事規則》，沒有看到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法案明顯違反《基本法》，沒有看到法例賦予立法會可就工務工程和投資加入條件和限制的應有權力，肆意剝奪立法會議員應有的權利，每一項指控均有根有據。如果他指我威脅秘書處，請他站出來逐一反駁我剛才提出的指控，不要用一些大而化之的說法，便以為可以化解我對秘書長和法律顧問十分實在的批評。我認為問題是，現時的體制是假裝有議會、假裝有法治，但實際上是"共產黨的專制權威碰不得"，所以，那些好像中立、好像在協助制度運轉的同事，其實越高層便越了解到，站在這個位置，是不得不被共產黨的指令所控制。職位越高便越是這樣，有甚麼辦法呢？因為他們已墜入權力網之中，根本無法想象原來香港人的聲音可以找到代表，而這些代表佔立法會過半數。他們根本無法想象這個可能性，因為共產黨不容許這個可能性存在，所以陸頌雄議員那些人現時便這麼害怕，經常說害怕"攬炒"，因為工聯會最怕人民的聲音得到體現。

我記得他的前任"一哥"鄧竟成被人稱為"Sorry Sir"——好像由曾偉雄開始，做錯事後不可以認錯，這變成了警務處的一項不成文規定，由2014年延續至今。

在星期二的會議上，我向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提出一個問題。他就有關報告解釋，2019年的整體破案率比2018年下跌超過8%。

"毒品罪行一直為警方重點主動打擊的項目之一，但自2019年6月，警方需調動大量警力應付一系列與'反修例'事件相關的案件及公眾活動，因此2019年的毒品罪行數字未必完全反映該年度的毒品實際情況。

在財政預算案中，香港海關提供了另一些數字給我們作參考。

2019年檢獲冰毒約251公斤，較2018年的約147公斤上升約100公斤。

其他泛民議員的發言側重於警暴，而我說的是警隊的紀律、操守。今天有一宗很轟動的新聞，是有關西九龍總區反黑組警署警長手持2公斤冰毒和10萬元現金，在酒店不知進行甚麼交易而被捕。

當時旺角警區特別職務隊正在帝苑酒店的兩間房間調查一男一女，在房間內找到400克冰毒、可卡因和"K仔"。

昨天警方在房間檢獲400克冰毒，以法庭過去的判案指標，有關人士將會判刑14至18年。

在同一隊警察執行職務時，休班警署警長手執2公斤冰毒被當場逮捕。

一名警署警長上街買兩罐汽水，在酒店手持2公斤冰毒，剛巧遇上同事執行職務，被當場逮捕。原來在兩個月前，有300公斤冰毒被檢獲，現在懷疑有人監守自盜......

誰是西九龍總區的指揮官呢？

2020年第一季發現這宗大生意，究竟香港是否毒品貿易的轉口港呢？

警方竟然敢說嚴重毒品案數字較上一年下跌五成。

可是，雖然金發局成為了獨立法人，但每年也會繼續向政府領取資助，而有關資助當然計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下的總目。

若是要進行研究或市場推廣，我認為3,000多萬元的預算其實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而且當中的2,000多萬元是用於辦公室租金和員工薪酬。

為何還要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總目項下支付那3,000多萬元呢？究竟金發局是一個由業界組成的機構——當然，這是初衷，金發局現時已經變成高層次諮詢組織——抑或政府想把它轉型成為貿發局那樣的機構呢？

在2月、3月及4月，大部分業界朋友都是遙距工作，不用上班，但對於市場上的操作，無論是交易、為客戶提供諮詢服務或舉行一些國際會議，我們都運用了很多科技，應用了區塊鏈等大量技術，做得盡善盡美。總的來說，今時今日，大家可能都覺得香港的疫情已經部分受控，無論是一般的社交活動或是商業活動，都可以開始恢復。

反觀亞洲區內的競爭對手新加坡——我必須說，新加坡在2月曾經嘲笑香港——我無意貶低任何鄰近地區或國家，但為何我們不趁這個時機，看看究竟我們在這次疫情中學到甚麼呢？

當然，所有金融市場，無論是債券市場、股票市場或外匯市場近期均出現波動，我們難免被世界趨勢所影響。中美貿易戰、歐洲、美國或其他國家，都因為今次疫情而深受影響。

我提醒委員，根據已編定的辯論安排，這個環節的辯論已進行超過12小時，辯論時間尚餘7小時。全體委員會將於下星期繼續這個環節的辯論，然後逐一表決修正案及處理納入議案。現在回復為立法會。